主席，我剛才聆聽郭家麒議員發言反對容海恩議員動議的議案，我認為他提出的所有理據，也適用於反對他們昨天支持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議案。

他們強調今天發生的所有事情，純粹因為政府做得不好。政府做得不好，是大家也已認同的，我們不想再浪費時間談論這些。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無論屬於哪個派別，內心也不應該有一刻不想與破壞立法會大樓的暴力行徑切割。

因此，主席，我認為他們今天所提出反對容海恩議員動議譴責議案的理由，來來去去也是那些。不過，由於他們昨天堅持要提出譴責何君堯議員議案，所以我也必定要支持容海恩議員動議的這項議案，目的是告訴他們，他們是用自己的矛插向自己陣型的人。

是他要澄清才對，並非我要收回言論。
不要緊，我願意澄清。梁師姐，不要緊的，要不是你發言口齒不清，我便不會有這麼美麗的誤會了。

是，主席大人、主席大人閣下、梁議員主席大人閣下。

不要緊，我認為我仍要以最後一口氣告訴梁美芬議員，就7月1日當天發生的事，她也曾提及有許多香港人進入立法會大樓進行衝擊，那是對法治的侮辱——希望我沒有誤解她的意思——亦是自那天開始，人們已不再尊重法律。然而，我希望大家能明白事件的起因是甚麼。事件的起因在於香港政府本身也不尊重法律，甚或連中央政府也不尊重法律。

主席，我們看看今天容海恩議員提出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措辭當中清楚指出鄭松泰議員行為不檢是由於"鄭松泰議員逗留在綜合大樓及進入會議廳，並同時在《熱血時報》的面書專頁進行多次視像直播，介紹綜合大樓內部布局及設施，並告知公眾及示威者警察是否在場，以協助示威者避開警察耳目及對綜合大樓進行破壞。主席，我相信公眾對當天的情況有目共睹。

事實上，他們應該負上最大的責任，因為他們包疪、縱容暴徒的行為。我要再三指出，我同意剛才梁美芬議員所說，7月1日立法會大樓遭受嚴重破壞，令很多香港市民同情暴徒的想法開始萌芽。

他們縱火、擲汽油彈、"私了"，有人持稍為不同的政見便被火燒，有人在清理路障時不幸被磚頭擊中致死。

這個行為已經是行為不檢。

最少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情況。

不單如此，在這個議會內，其實有其他同事當天也可能在現場。

其實公眾可以進一步看清楚，他們根本就是要縱容及包庇所有暴力行為，還要教人接受這些暴力。這個做法就是破壞法治，破壞我們社會的基本秩序及核心價值。主席，所以大家看到，早前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被人縱火，反對派議員沒有作出譴責，代表法律界的郭榮鏗議員也沒有出來譴責。法院明明是法律界一個最重要的地方，象徵其核心價值，他們都不出來譴責。原因很簡單，他們根本就是在破壞法治，縱容......

主席，我曾翻閱《議事規則》第49B條。

讓我開始討論由陳志全議員提出"不得就容海恩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

第一，我曾仔細研究容海恩議員所提議案的附表，當中載列了鄭松泰議員所謂的"行為不檢的詳情"。

容議員在第一點指出，"立法會秘書處於當天傍晚發出紅色警示，所有在大樓內的人士必須立即撤離。在紅色警示生效期間，鄭松泰議員逗留在綜合大樓及進入會議廳，並同時在《熱血時報》的面書專頁進行多次視像直播"。

這是她聲稱的不檢行為的前提和基礎。我反對她的理解。我猶記得，陳志全議員亦曾提及自己亦不知道在紅色警示生效期間逗留在綜合大樓內的後果。我並非律師，但我亦特意就此翻閱《立法會條例》。《條例》沒有條文訂明，如果有人在紅色警示生效期間逗留在綜合大樓內會有刑事責任。

他當時的行為，大家透過直播可以知悉。

朱凱廸議員，現在辯論的不是譴責議案，而是"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

我希望議員不要離題；有需要時，我便會提醒議員。

因此，我希望主席明白我為何要稍加說明我支持陳志全議員"不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包括不作出譴責的原因。

容海恩議員所提議案的第一點似乎基於有問題的前設。多位議員近日已"表白"，例如陳志全議員指出他自己當天也在場，而區諾軒議員也表示自己當天也在場。當天，我們3人待在一起，而我還接受了多間傳媒機構訪問。雖然陳志全議員婉拒傳媒訪問，但我則接受了多間傳媒機構訪問，因為我覺得當時有迫切需要透過傳媒讓外界知道綜合大樓內的情況。

我面對鏡頭接受訪問，這就是分別。

議員必須返回事情的本身，他的個人本身，正如主席多次提醒議員返回議題般。如果議員返回事情的本身，返回鄭松泰議員的直播行為本身，便不會產生容海恩議員所提議案的附表中無中生有的演繹，指鄭松泰議員"協助示威者避開警察耳目及對綜合大樓進行破壞"。這根本是無中生有的，是容海恩議員將個人演繹硬套在他的直播行為之上。

主席，這會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造成很大障礙。

對於容海恩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我表示支持。當然，我會反對由反對派提出的counter motion。主席，很簡單，調查與否，當然最好就不用調查，但表面上有一些事情發生了，能夠在議會及這個大Chamber解釋清楚，能夠"一招了"的話，那便最好。然而，有時候，事態可以相當嚴重，因為我們並非只看單一個案，還要視乎整個事態的連續發展，我相信任何香港市民也很想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為何我昨天在涉及我個人的兩項議案不提出反對呢？這並不代表我承認，只是我的處事原則是要貫徹始終，有人指責我在"七二一"事件中有他們所說的事情發生，要調查我是可以的，不要緊，因為真金不怕洪爐火，我亦不會囉唆，但我要求進行一個全面調查。我同意你調查我，同樣地，當我要"郁"林卓廷議員時，兩件事情是互相關連的，如果他是真金不怕洪爐火的話，他也不會反對，但這是稍後的議案。

容海恩議員的議案中有兩段描述，其中第一段提到"以協助示威者避開警察耳目及對綜合大樓進行破壞"，這已是最核心的一點。

所以，我認為大家不應浪費時間，應盡快交付調查委員會，一併調查，包括下一位林卓廷議員，大家不要站起來說話，你們夠膽就坐在這裏，全部人閉嘴，大家一起進行調查，說完，就這麼簡單。

你們支持這兩名罪犯，可能會連累他們，這是"盲撐"、"亂撐"，撐即同撐，胡亂支持。我們是其是，非其非，現在這個情況，全香港市民、全世界的人都關心香港發生了甚麼事情。

我覺得這豈止是雙重標準，是超出標準，是三重、四重——不是三從四德——是三四重標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站在鏡子前也看不到自己的錯處，其實自己的臉孔非常醜陋。我們知道，作為政治人物通常不是很乾淨，但最低限度讓我看到一點尊嚴，尤其是郭榮鏗議員對近來香港發生的暴力事件隻字不提，不割席、不"篤灰"。但是，當香港政府出來止暴制亂，按照《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他第一時間率領20多位議員出來......

鄭松泰議員在7月1日為暴徒引路，告訴暴徒哪裏有"狗"，意思是"到這裏要小心，不要被拘捕"。

我說他是，他就要接受嗎？

林卓廷議員大可以說，"我是廉政公署低級調查員，現在要調查你的案件"，這樣我們是不會阻攔他的。主席，我發言完畢，多謝。

主席，何君堯議員在剛才的發言中說我是廉政公署低級調查員。我想請他澄清，廉政公署沒有這個職級，只有調查主任和助理調查主任。

實際上不需要澄清，調查主任或調查員只是高低級之分，他根本不是高級，對嗎？他不是高級，就是低級，對不對？
主席，剛才何君堯議員在發言中清楚說，他要"'郁'林卓廷"，他用"郁"這個字，這並不是parliamentary language。我想何君堯議員澄清，他所謂"'郁'林卓廷"，究竟是甚麼意思？第二，他在剛才的發言中表示，政治人物不是很乾淨，我想請何君堯議員澄清，這是否夫子自道？
我首先想說的是，政治人物不乾淨是很正常。任何人都不乾淨，但每個人都應該"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都會自行檢討，不時洗手、漱口和洗澡，我不知道范議員他有多乾淨，這點說完。

剛才林卓廷議員要求何議員澄清的時候說，他是廉政公署的調查主任。

主席，我的發言很簡短，我今早聽罷同事的發言，發覺真的要看回文件，然後跟他們弄清楚問題。

經過昨天數項辯論，社會上有很多人對辯論不了解。剛才何君堯議員指，他們說我們不"撐"何君堯，但他們會"撐"陳淑莊和邵家臻。

在這個時候，香港是否還要被人這樣抹黑及分化嗎？我們建制派應該更加團結。

所以，我稍後要說，有些人既不熟書，又不看立法會事務，外面的市民或許不了解《議事規則》，但連議員也不了解。我今早聽到有些議員，好像郭家麒議員或區諾軒議員都說，還未定罪，如何譴責？

根據《立法會條例》，我們提出譴責及交付委員會調查，其實與刑事調查沒有關係。

其實是他們不懂，立法會調查與刑事調查有關係嗎？之前做過的許智峯議員涉嫌搶手機行為不檢的行為，或鄭松泰議員上次倒插國旗的行為的譴責，都是在刑事調查及法庭作出判決前已經成立調查委員會。

"他們又不知道，其實，我說過社會未必理解，不要緊，但議員不能不知道。

因此，我也想問陳志全議員昨天提出反對時，究竟有否與鄭松泰議員配合過，其實是幫他，還是害他？

所以，大家要大方一點，我稍後不但不會支持陳志全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亦希望稍後其他的譴責議案的主角或他們的隊友，不要再走出來說這些話。

陳志全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不得就容海恩議員提出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其實，容海恩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有兩個原因：第一......

昨天，何君堯議員坦然地表示，可成立委員會調查他，這就是有政治胸襟了。鄭松泰議員會否願意被人調查？

主席，我認為調查是還原真相的一個重要手段，所以，我會支持容海恩議員的議案，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

昨晚我收到很多朋友來電，他們問我，為何我們建制派不出來發言支持何君堯議員。

我相信調查委員會的工作，會令很多香港市民更清楚真相。稍後有關林卓廷議員的議案可能亦是類近的情況。

我相信議員都有信心面對這種挑戰。

大家都心知肚明。

泛民這種強盜邏輯惹人耻笑，或者，借用毛孟靜議員經常說的話，是：令人失笑或齒冷。

相反，鄭松泰議員分明破壞立法會大樓——或涉嫌破壞立法會大樓、帶人破壞立法會大樓，說不定他可能也有參與其中。

為何反對派要阻止我們為立法會討回公道、為立法會設施討回公道？

"七二一"事件是警黑合作，有規模地向香港人作無差別攻擊，不少香港人包括林卓廷議員的人身受嚴重傷害......所以，不要再說7月1日闖入立法會大樓的事件有多麼嚴重，"七二一"事件比它嚴重得多，梁美芬議員。

《議事規則》第39條......

梁議員，我可以向你解釋，我並沒有離題，因為我正在說明應以哪一標準決定譴責議員，應以哪一標準判斷應成立調查委員會處理。

在我們的政府如此腐敗、警方濫捕、律政司濫告的情況下，我們是否仍要將這種警方濫捕和律政司濫告的標準套用到議會上，對被控告和被捕的議員作出調查、彈劾及免職呢？這個問題有待各位建制派議員深思。我認為譴責的標準和公道已在市民心中，市民如何看待每一名議員的行為，自有公論。

主席，我謹就陳志全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不得就容海恩議員動議的議案作出跟進的議案發言。容海恩議員就鄭松泰議員行為失當提出了一項譴責議案，因此，本會應成立調查委員會跟進。我們常說要還原真相，相信這也是本會應有的精神和基本共識，無論有甚麼政治立場和意見也沒關係，首先要還原真相，包括香港過去半年的騷亂和暴動的背後原因，我們亦應有勇氣面對，還原真相。

其實只需要有一套劃一標準便可，建制派的標準只得一個。例如，坐在我前方的何君堯議員，被市民質疑他在"七二一"事件中的角色，於是有反對派議員對他提出譴責議案。

那些白衣人是甚麼人？

答案是再次發揮"三不政策"的精神，"不割席、不'篤灰'、不譴責"，包庇到底。

難道社會和政治制度不公，便可容許以暴力行為肆意破壞嗎？坦白說，我對於財富分配不均也深痛惡絕，也不喜歡李嘉誠家族這類超級財團的壟斷，賺盡香港人的錢，利用市場定價的優勢作出壟斷，但我是否可因此打劫大財團呢？

選舉是一時，但修養是一生的，希望各位同事銘記在心。

很多市民指責反對派雙重標準，但從另一角度看，我很想告訴香港市民，他們其實不是雙重標準，而是只有一個標準，那是甚麼呢？

立法會必須發揮榜樣作用，重建恪守原則和真理的道德標準。

這會議廳在7月1日淪陷，備受蹂躪，被破壞的不單是死物，還有議會的精神，民主制度是否就是如此？他們在立法會主席台上擺設"港獨"旗幟，噴黑區徽，甚至作出"港獨"宣言，這些全是踐踏"一國兩制"和國家尊嚴的行為。沒有國家，何來香港特別行政區？

今天這項辯論本來不會發生，但反對派的陳志全議員——他是一位我比較尊重的議員——站起來提出一項反對將這項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的議案，於是，我們今天像處於混戰中，辯論了兩三小時，各自說自己的道理。其實，這也是社會上政治鬥爭的其中一環，而且，將會成為全香港一場長期戰爭。建制派或愛國愛港力量如果想在香港這個地方的選戰中獲得勝利，首先便要理解香港這個地方，以及香港人是怎麼樣的。整體上，經過殖民統治後，香港人比較缺少國家觀念，政治方面的知識和力量也比較薄弱，所以，如果我們想駕這艘大船向前行駛，愛國愛港......我們需要香港社會和諧穩定。香港市民身處很多社會矛盾之中，情緒受很多挑動，包括有人會說打人不對、點火燒傷人不對、警察使用暴力不對等，就着很多細微的事情......請別誤解我這句說話，在社會上，這些問題產生了很大矛盾，結果令人漠視了整個政治氛圍，也令我們的辯論變得相當困難，而且，這亦形成了我們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有些失利的形勢。可是，正如陸頌雄議員所說，選舉是一時，修養卻是一世。我們真的知道如何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如何令香港和諧穩定，因此，我們提出了一個方向。即使我們不能立功，也要立德、立賢，在立法會中說出正理，阻止反對派藉着這些政治氛圍奪取政權，以及在議會中就任何議案都提出反對。其實，今天這項議案正是源自這種氛圍。此外，我們也要就着他們的雙重標準提出辯斥。今天，我們主要討論的，是鄭松泰議員帶着"暴徒導賞團"，在立法會內進行直播，介紹哪裏是洗手間，哪裏是保安室，哪裏是逃生路線，哪裏比較容易逃生等。其實，朱凱廸議員、區諾軒議員等剛才也說得很清楚，我相信我無須再重複。

全香港市民——即使是支持他們陣營的市民——都清楚鄭松泰議員此舉的背後意義是甚麼，但反對派議員卻選擇了陸頌雄議員剛才所說的"不'篤灰'、不割席"，即使明知道他帶領着暴徒進入某位置，又指明道路也好，他們都不會對他作出任何譴責。許智峯議員剛才提到究竟如何訂定譴責一名議員的標準，其實就是政治立場，就是這一條線，講完。

第一，大家都知道他嘴裏說不出好話來，反對派議員......

議員在會議過程中未經我同意不應發言，也不可以在座位上叫喊。

反對派議員經常都會做一些小動作，例如許智峯議員在上次會議提出口頭質詢時，改動了主體質詢的字眼，剛才又打斷別人發言，希望令我們不能一氣呵成，發言不順暢，但不要緊，我們要接受社會的環境就是這樣。面對逆境，我們一定要向前走。我剛才提及許智峯議員談到譴責議員的標準。

立法會會議的時間，還要包括等待主席用膳和上洗手間的時間。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剛才說的不應浪費時間。

其實這是出於政治動機，浪費我們議會的時間。我希望全港市民都謹慎思考，想清楚我們今天這項議案，以及過去一大段時間內的一些議案為何會出現，我們未來要如何走。我們這條船向前行駛時，只能點出大方向。做人不應摘一言一行之微瑕，而當論成敗之大局。

究竟許智峯議員、民主黨議員他們會如何投票呢？我希望香港市民要看清楚，不要單看今天的議案，要將過去所有政治事件串連在一起。如何才能還香港一個平靜的空間，如何才能令香港穩定、繁榮？與所有暴力割席。

主席，我發言支持容海恩議員動議譴責鄭松泰議員行為不檢的議案，並反對陳志全議員動議"不得就容海恩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

主席，我相信市民大眾對7月1日在立法會門前及裏面發生的事件仍然歷歷在目。當日是香港立法會非常悲痛和黑暗的一天。我們看到由下午開始，不斷有人衝擊立法會，毀爛玻璃，之後更有人衝入立法會內大肆破壞。

這些事件，我們其實仍然歷歷在目，很多市民對此均感到非常憤怒。我們更感憤怒和印象深刻的，是看到當晚有立法會議員在這個立法會大樓內。

我們有足夠理由懷疑他正在協助該等暴徒避開警察，在大樓內進行破壞。此外，容海恩議員亦特別提到，鄭松泰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協助該等未經許可人士——大家也知道那些是黑衣蒙面的暴徒——進入及破壞綜合大樓，毫不尊重議會，亦有負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令立法會聲譽受損。此等作為實屬行為不檢。就此，陳志全議員和多位反對派議員均表示不應該調查。但他們究竟有甚麼理據呢？

他們有否阻止暴徒破壞我們的區徽呢？

主席，立法會這數天進行不同的議案辯論，例如昨天有議員提出解除陳淑莊議員和邵家臻議員職務的議案，而他們反對這兩項議案。

在這兩天，無論他們表示支持或反對，翻來覆去，要表達的原則都是他們支持所謂的違法達義，認為人民迫不得已才會以武抗暴，全因為制度有暴力，所以毀壞任何東西也沒有問題。

但這種思想，就是這種煽動暴力、縱容暴力、美化暴力及英雄化暴力的思想渲染了整個社會。

主席，我上星期曾探望被火燒傷的李先生。

我不能認同反對派議員所提出不應該調查的任何理由。我們現在有合理理由懷疑鄭松泰議員當天在立法會大樓內的行為不當。無論他最後是否被判有罪，他身為立法會議員，當天帶同暴徒在大樓內大肆破壞，已是十分嚴重的問題，這既是行為不檢的問題，亦是道德操守的問題。

他口中的公眾是大眾市民，還是暴徒？暴徒當然認為沒有問題，他們有份毀壞立法會大樓，當然認為沒有問題。但是，為免得罪暴徒，為免得罪他們的支持者，他們便可以埋沒良知，他們便可以擁抱暴力，他們便可以對抗公義。

主席，我無法接受陳志全議員的議案，這是他們一再"盲撐"的表現。

如果林卓廷議員認為要爭取公義，希望稍後他能夠呼籲反對派的同事不要阻止建議調查他的議案通過。

主席，我主要想針對建制派提出的一點發言，即他們認為的調查門檻和原則。保皇黨說："'真金不怕洪爐火'，'身正不怕影子歪'，無論你們如何誣衊何君堯議員，他也不怕被人調查，所以，我們建制派沒有反對調查何君堯議員"。

容海恩議員，有人可以對你作無限量、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般的指控，並浪費公家資源、公家時間和公帑來提出一些誣衊、抹黑、非常荒謬的議案。保皇黨議員又提出，鄭松泰議員在7月1日帶人進入和破壞會議廳，損害議會的尊嚴。說到議會尊嚴，讓一些毫無根據的議案提交議會討論、完全是捏造的指控提交議會討論，這不正正嚴重損害議會的尊嚴嗎？如果有外國國會訪問團前來立法會參觀，在樓上聽到我們正在辯論何俊賢議員是否走私大亨，那他們隨後會問我們，有甚麼證據支持對他提出的指控。主席，這不是"真金不怕洪爐火"，而是讓一些抹黑的言論，浪費公帑、浪費時間在議會上攻擊議員。當然，有人會說，其實建制派根本不想"撐"何君堯議員，所以便沒有站出來反對。站出來反對便要辯論，到時候，難道他們說何君堯議員做得很好嗎？

其實，如果大家昨天有聽郭家麒醫生......

我多說幾句便會停。如果示威者到元朗，鄉民都會有所作為，歡迎他們到來。

他有信心"多多嚟密啲手"，把他們打至片甲不流，不要好像侯志強般做親善大使，要對這些人予以痛擊。

在毫無道理的情況下，他們仍可提出一項議案，指控一位議員。

其實，大家現在都知道禍亂源頭是保皇黨和特區政府。

我發言反對陳志全議員動議的議案，不就我所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我亦聽到不同議員的發言，關乎我的議案內有關鄭松泰議員行為不檢的措辭。其實，我的議案或措辭是非常直接及清晰的，便是直接指出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不檢，所以我要動議這項譴責議案。我現在解釋何謂行為不檢？當然，如果泛民議員或反對派議員認為他沒有行為不檢，大可透過調查來證實他沒有行為不檢。

如果他沒有看過直播，他又怎可以用事實的陳述來作反駁理據呢？

而不是像郭家麒議員，批評或針對我或其他議員的專業操守，或說因為我是律師，根本就不知道這些是否未審先判等。現在是泛民或反對派議員說不需要進行任何調查，不需要成立任何調查委員會，便說他沒有犯事，他沒有行為不檢，而只是很小事。

我現在就是在說明7月1日動亂的源頭，就是說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不檢。

所以，請反對派議員如果針對其他議員所作的陳述，便真的要針對事實陳述，不要誣衊及"生安白造"。我們只是希望針對鄭松泰議員今次的行為不檢，基於7月1日立法會被破壞一事，討論一位議員應該負上甚麼責任的問題。

不過，我亦正是擔心他的做法會否令人有這種感覺，我很希望他不是有這樣的意思。這也正正是我現在提出這項議案的原因，就是希望嘗試從鄭松泰議員今次的行為不檢，了解究竟他的行徑是否成為對議會施行暴力的源頭？究竟是否有議員默許衝擊立法會的行為？究竟他的行徑是否等同支持示威者，壯大了他們的膽子，讓他們有膽量去衝擊立法會？立法會一直都是法治其中一個根基，我們是否可以容許他人這樣做，而致令香港立法會蒙羞？香港市民是否接受這樣的暴力、有這樣的議員默許他人衝擊立法會，或牽頭令立法會內充斥暴力？當然，陳志全議員一開始便針對紅色警示，問它究竟代表甚麼？我向他解釋，紅色警示即表示在立法會大樓內的人士必須立即撤離，這就是要先撤離的警示。

主席，這次我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不得就容海恩議員動議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我提出這項議案，是《議事規則》賦予我的權力，所以獲得主席批准。

我們在《議事規則》第49B條加入第款，用意是加入一個門檻，當一位議員認為某位議員行為不檢，不是直接成立調查委員會，而是讓議員可以藉着提出不得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令議會有機會就此進行一次辯論，然後才進行下一步行動。

去年1月，毛孟靜議員就何君堯議員動議譴責議案，當時陳克勤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提出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因為當時建制派已在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取得過半數議席，所以支持陳克勤議員這項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議案結果獲得通過。

梁美芬議員剛才說，我們以自己之矛攻自己之盾。其實，這是針對相同的事情或性質相同的事情，是否使用一套一致的邏輯，以及其中有否自相矛盾而言。

的而且確，這兩天的辯論有很多議員——當然包括民主派議員——即使說得很清晰，公眾也未必明白我們在做甚麼，因為我們這數項辯論也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作出的，但第七十九條是有不同適用情況的，例如如果該議員連續3個月不出席會議，那是不用爭辯的，主席可以運用權力宣告該議員喪失其議員資格。第二個情況適用於昨天邵家臻議員和陳淑莊議員的情況，就是判監一個月以上，就要經過立法會在席的三分之二議員通過。

如果要尊重立法會綜合大樓，就要徹查整件事，而不是單看容海恩議員的議案措辭，便說要尊重立法會綜合大樓，所以要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鄭松泰議員。

在我提出待決議題之前......
陳志全議員剛才的發言多次提及我的發言，首先，他提到我提及他們是"以自己之矛攻自己之盾"，其實他誤解了，我是指郭家麒議員的發言經常提及現時的情況是無罪推定，法庭尚未作出判決。

主席，我認為，第二，他又提到我的發言純粹為了尊重立法會，這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

如果議員繼續在座位上說話，會議將無法繼續進行。

林卓廷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主席，我只是對你作出的荒謬裁決，表示"嘩，不是吧！

在我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各位，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陳志全議員的議案如獲得通過，本會便不得就該項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如陳志全議員的議案被否決，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須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第四項議案：何君堯議員就譴責林卓廷議員動議的議案。我請何君堯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林卓廷議員行為不檢及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誓言的詳情如下：1. 2019年7月21日傍晚，林卓廷議員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或參與由一批暴徒組織的名為'光復西環'的非法集會。林議員與眾人在位於西環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大樓外集結。其後非法集會演變為暴動，一干暴徒包圍中聯辦大樓，並企圖衝入大樓。屢試不果後，他們改為污損懸掛在大樓外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中聯辦的名牌，以及在牆上噴上侮辱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字句。他們的行為不單令人憤慨，而且構成多項刑事罪行。此外，他們宣揚'港獨'的行為更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和違反《基本法》。2.於同日晚上，林卓廷議員率領多名穿著黑衣、打扮與普通市民無異的人士，乘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西鐵線列車前往元朗站，抵埗後半小時內，先後多次挑釁在元朗站內聚集的白衣居民。雙方先互相對罵，繼而演變成集體毆鬥。林議員在元朗站期間，煽惑群眾參與非法集會、打鬥或暴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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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的這個時序表，是根據林卓廷議員在面書上的一段視頻，前後長度大約為27分28秒。

何君堯議員，請你收回這兩個字，因為在立法會......

好，主席，我是認同的，不應該說出任何粗鄙的說話。實際上，主席，我真的覺得有口難言，很難啟齒，例如"DLLM"等不是我的說話，我亦不想說這些話......

我已經盡量不用正字唸出來，而是用代號。所以，主席，我是明白的，我完全認同主席的觀察點。這些說話根本難於啟齒，不過今天我們聽到的，就是7月21日當晚，林卓廷議員和他糾集的群眾所說的話。

我明白在議會內發言當然要小心，但我想提出一個問題。

若議員不收回有關言詞，便屬於行為極不檢點，立法會主席會執行《議事規則》。我剛才聽到何君堯議員的發言，我已提醒他。大家應小心處理議會內的事宜。

我想指出，我不是針對何君堯議員剛才的發言，因為主席已經作出裁決，我認為是正確的。我針對的是附表的附錄，例如他剛才用中文說的粗口，其實文本也用了"D字"為首的簡化版，避免寫出真正的粗口；我說的是中文版本，但英文版卻多次出現F字頭的全寫粗口，我認為此舉有問題，因為這份始終是我們會議的正式文件，這是否一個合適的做法？如果中文部分使用一些其他字眼代替，為何英文部分不可以用類似方法處理，而是寫上一個正式的粗口呢？

主席，現在是否適宜就這項議案進行第49B條的程序呢？

何君堯議員，請繼續發言。

不好意思，有兩件事：第一，我想跟進譚文豪議員剛才的問題；我已經聽到主席的解釋，但我相信何君堯議員在預備這項議案時，已經使用簡化版，我只是想確認，英文譯本應該不是由何君堯議員提供的，對嗎？

此舉已達到跳出直接翻譯的地步。所以，我想請主席了解一下。第二，我剛才好像未有聽到何君堯議員按照主席的要求，收回他的說話；他只是說主席是正確的。我想確認一下，何君堯議員是否已經收回他的說話？

所以，主席，我不知道，如果該名翻譯同事告訴我他是聽錄音片段直接翻譯的話，我了解；但如果他是翻譯中文文本的話，我便覺得可能會出現偏差。就這方面，我想看看主席會如何處理。

主席，我無意阻礙何君堯議員，他想怎樣說也沒有問題，但一個parliamentary環境是否容許這樣的粗口字眼直接寫在立法會的文件上？我頗堅持這事情要在今天處理，否則下一次如果我們轉述某份文件內的某些東西時出現粗口怎辦？

主席，我希望你作出明確的裁決，是否只要粗口字眼不說出來，而是寫在文件上，便可以接受？

林卓廷議員，我正在解釋規程，亦未叫喚你發言，請你坐下。

主席，我先申報我與何君堯議員正在打一宗誹謗官司，而且我亦是"七二一"事件中的傷者，正在控告警務處處長，提出民事索償。我想提出一個程序問題，希望你澄清一下。你剛才說這份文件是何君堯議員節錄出來的事實，我想問主席你是否已看過全部現場相關片段才作出判斷，還是你有何根據認為這是事實？據我理解，這是何君堯議員自己寫出來的意見而已，並非事實，亦不是事實的全部。所以，你這樣說，會誤導公眾，亦會影響我的聲譽。

事實上，如議員有官司在身，有關的是非對錯並非由立法會主席判斷。

主席，我感謝你收回剛才所說這是何君堯議員列出來的事實的說法。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21條"文件的提交"，"......議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亦可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確實不想有一些非議會語言或所謂粗口正式進入立法會文件，這亦是同事關注的事宜，因為文件中的中文用語也有一些避嫌的代用詞，反而英文卻可以按原字輯錄。大家要明白，香港立法會始終也面向國際，可能有人在看到我們提交的文件時也會問，為何會有這一句話正式寫在文件內？所以，我希望主席你可以作出處理。

如果這個問題繼續發生，主席你要負上部分責任，所以我想提醒主席。

第二，我想提出一項新的規程問題。

這方面的事宜可以從其他渠道跟進。如按你所言，其實立法會的辯論或許也不應向外直播。

主席當然未必可以控制議員的發言，但立法會《議事規則》可以監管，這是明白的。

如果這份文件是預先準備好上載到網頁的，便應等同報章上不可以出現粗口字句的情況，因為有相關的法例規管發布刊物。

第二，剛才說到，這個網頁讓一些年幼的小朋友看到這些字詞，本身會否已經有很大問題？正如我所說，我無意打斷何君堯議員的發言。但是，主席，我真的很執着，這種字眼竟然出現在立法會的正式文件。

這份文件供大家參閱，以證明其議案所述的情況屬實，這做法是合乎規程的。

議員要提供一些材料或節錄某些東西，作為他提出議案的證據或支持點，這當然是絕對容許的，但議會也要有所判斷。當這些材料中夾雜一些粗言穢語，又完全沒有任何刪改或遮蔽，之後這份正式文件中出現粗言穢語，判斷的責任就在議會。主席，我真的想提醒你，或許你值得再考慮。如果你覺得這不是處理這件事的場合，我們要另找一個場合處理，否則這會成為國際笑柄。

何君堯議員的附件所引用的大部分粗言穢語，也不是出自我口中，而是當天在元朗站的其他人——我不認識的人——的說法。

主席，張超雄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我希望你能夠採納，我們可在另一些場合繼續跟進這個問題。

請主席考慮我們在另一個場合處理這個問題，未必需要現時立即作出最終的裁決。

不可以這樣的，一定會有尺度，可以敍述事情而不需要讓赤裸裸、露骨的字眼出現在議會的正式文件裏，否則問題只會沒完沒了。例如我剛才所說，一些裸露的照片，若與我們的發言有關，是否代表我們就可以放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裏？我希望主席請何君堯議員發言之前，接納葉建源議員剛才提出的建議，即不在今天處理這問題，但必須處理，在另一個場合好好地討論這問題，主席，可不可以呢？

所以，張超雄議員的意見是，希望你嚴肅處理這問題，不一定現在處理，在另一個場合處理也可。

立法會主席不會確認有關文件內容是否屬實。如果立法會主席每次也要確認文件內容是否屬實，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若我只憑個人判斷不予批准，或有議員會指我偏幫某人或作出不適當的裁決。

主席，我只想確認，主席剛才的把關尺度是否同樣適用於秘書處處理每一項牽涉到立法會的文件、質詢、問題等？

秘書處經常與議員或議員助理就此作出溝通。就議員提出的議案，秘書處有責任就議案是否符合《議事規則》提供意見。所以，秘書處是中立地協助議員做好議會工作。

我想確認一點，我們現在在議會內，非議會用語只是不可以說，但可以寫，對嗎？因為這個"F字"肯定是非議會用語，你現在的裁決等於不可以說但可以寫，這是絕對有影響的，例如過去的甚麼"臭甚麼出臭草"，那些全部我往後都不說，但我寫出來，你也要接納。

我剛才已說過，我會指示秘書處和法律顧問處理議員提出的問題。

主席，我也覺得十分遺憾，因為這些始終是不雅和粗鄙的說話。我也十分高興今天譚文豪議員終於從冥王星回來，知道這些在地球發生的事，原來他不能接受。我亦十分高興葉建源議員身為教育界代表，當香港學生唱這些粗鄙的歌曲、搖頭擺腦時，他不作聲，但今天卻在這裏指控何君堯，而我只是轉述林卓廷議員在7月21日所發生的事情，他竟形容得好像我才是製造這些說話內容的人，其實我只是向大家傳遞有關的信息，原來傳遞聲音也可以令他作出如此大的反應......主席，我繼續說回這些不雅內容裏的一些撮要。四次的挑釁行動裏，已經顯示出林卓廷議員在7月21日當時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亦是導致7月21日毆打事件的核心人物。

在林議員作出兩次嚴重挑釁舉動的情況下，事件不斷升溫。

19分33秒至19分46秒，林議員與白衣人打鬥，但林議員不敵對手，唯有掉頭返回車廂，時間是20分02秒。

"——用雨傘作武器是暴徒慣用手法——一名白衣人進入車廂內，看到他們手持雨傘，便唯有與對方展開打鬥。此時亦有男子叫女子不要大叫，並說："大家冷靜！

當時，有一名白衣男子大叫"唔好打"，並以身體擋着市民，保護他們，此時，白衣人亦撤退至車廂外並叫道："走！

"此外，一名配戴眼鏡的男子跪地求饒，然後有身穿藍衣的肥胖男子一拳打在該男子身上。

在被擊敗後，只好"從哪裏來，便從哪裏離去"。主席，我這項議案清楚指出了林卓廷議員當時參與的活動及其角色為何。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不得就何君堯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
由於胡志偉議員提出了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我必須先處理這項議案。在我請胡志偉議員發言之前，我想指出，《議事規則》在程序上容許議員動議"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目的是讓本會可慎重考慮是否有必要對有關指控進行調查。現在要辯論的不是譴責議案，而是"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我必須提醒議員，就該議案進行辯論時，不應詳細討論譴責議案所述的指控內容，或有關指控是否成立，而應解釋為何支持或不支持將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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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一"元朗恐襲案，是大量白衣人在港鐵元朗站及元朗街頭無差別攻擊途人所致。

他亦向涉嫌發動是次襲擊的人士豎起拇指，以示支持及鼓勵其暴力行徑，並說出'支持你'及'你們是我的英雄'等支持和鼓勵的說話。"現時，元兇仍然逍遙法外，警察對襲擊市民的案件放軟手腳，竟然是涉嫌發動襲擊市民的黑手譴責想保護市民的人。

"七二一"元朗恐襲案為何會發生呢？市民為何會被毒打呢？如果沒有白衣人，沒有警察視而不見，沒有嫌疑元兇何君堯議員，恐襲案便不會發生。

單看議案措辭，又或一如陳百祥般，抱着對市民被打"是我看不到"、對何君堯議員和白衣人的關係"是我不知道"的態度，那麼大家或會以為林卓廷議員是"七二一"慘案的主催者。何君堯議員在這項議案的造假能力與趙高可謂不相伯仲，與淘寶的假貨可以相提並論。無怪乎中國政法大學要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予何君堯議員，以一個"中國製造"的博士銜頭加以表揚。為何我會覺得何君堯議員的議案製造曼德拉效應呢？因為議案試圖重塑群眾記憶，將沒有的說成是有，將不存在的事實變成群眾記憶的一部分。何議員議案的第一點已經與事實不符，但何議員卻經常有意說成真有其事。其實，林卓廷議員當晚根本沒有參加"光復西環"的集會，亦不曾在西環出現。既然如此，他又如何做到議案所述的挑戰"一國兩制"及違反《基本法》呢？議案所述的第二及三點亦屬無稽之談。當中的指控是將林卓廷議員描述為挑起"七二一"恐襲的禍首。更恐怖的是，何君堯議員指是林卓廷議員帶領黑衣人、黑衣暴徒於元朗站襲擊白衣居民，將"七二一"的事實完全反轉。早於元朗恐襲前數天，網上已有大量信息流傳元朗的鄉民會聚集，不會放過在7月21日當天進入元朗的示威人士。如果市民曾收看有線電視、Now TV，以至林卓廷議員的Facebook直播，便會知道早於當日晚上9時49分，元朗站外已有市民遇襲，及至晚上10時40分便開始有白衣人闖入商場追打市民。此外，電視片段亦顯示，大量白衣人在元朗站大堂的行人電梯見人就打，而他們衝入車廂毆打市民的鏡頭更是歷歷在目。

附表所記錄的白衣人行為簡直可以用"白衣觀音"來形容，他們不止面慈，而且手善，如果不留意整件事的始末，反而會認為白衣人是拯救市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救世主"。從Now TV及有線電視等有公信力的電視台所播放的直播畫面可見，白衣人將市民打得"口腫面腫"、血流處處，甚至有市民在車廂內央求白衣人停手，但仍然被拳打腳踢。當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時，警方是完全隱形的。既然何議員的議案企圖虛構林卓廷議員帶隊進入元朗，所以白衣人才會起來保衞家園的假象，那麼議會絕對沒有理由支持一項沒有事實根據的議案，藉此對林卓廷議員作出政治攻擊。因此，我謹此提出議案，動議"不得就何君堯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主席，我發言支持胡志偉議員的議案，並代表公民黨發言，支持不就譴責林卓廷議員的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主席，我們看到，譴責林卓廷議員的議案所反映出的是活靈活現的"惡人先告狀"，真真正正的顛倒是非。在"七二一"的襲擊事件中，是誰與白衣人握手稱兄道弟呢？是誰向使用棍棒把市民打至頭破血流的人高聲說出"支持你"及"你們是我的英雄"等鼓勵的說話呢？

他才是這次事件的真正主角。

為何今天會成為有可能被譴責的對象呢？

主席，如果不是活在香港，過去數個月沒有親歷其境，見識香港發生的大小事情，我恐怕真的會被何君堯議員誤導。不過，正如胡志偉議員剛才所說，慶幸有電視台直播，以及有人現身說法，訴說當天發生甚麼事，當然亦有林卓廷議員的Facebook直播，讓大家可以回顧當天發生的事情，才不至於被某些人刻意蒙蔽和誤導。我們所看到的，是當天林卓廷議員遇上白衣人時，第一輪襲擊已經發生。所謂"他刺激白衣人，以致白衣人'火遮眼'而打人"的說法，是完全誤導和錯誤的。

這是一宗有預謀、有準備的大規模襲擊。第二，林卓廷議員當天對白衣人所說的"不要動手"和"已經報警"等，又怎麼可能成為白衣人襲擊途人及無辜市民的藉口呢？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是他們當天不止毆打林卓廷議員一人，連其他無辜市民也被毆打，這才是教我們真正感到憤怒的原因，亦是我們認為不能繼續調查林卓廷議員的原因。最後，我們注意到，何君堯議員剛才所引述描述當晚事件始末的附表便猶如小說情節般，當中載有沒有事實根據的陳述，我們必須清楚告訴香港市民，以正視聽。

不過，我們看到的，是白衣人罔顧警告，繼續對市民施以襲擊。

我們只是看到林卓廷議員開口大罵，實際上沒有作出任何襲擊行為。

主席，我們看到的另一件關鍵事情，便是當晚在林卓廷議員報警後，警察良久亦未到場。事實上，當晚有大量市民致電999報警，等候長時間，亦看不到警察出現。元朗警方有責任前往元朗站，拘捕發動襲擊導致市民受傷的兇徒。

主席，我想帶出一項事實和因果關係。

當天警黑合作，以致大量無辜市民遇襲，我們不能夠反咬林卓廷議員一口，這會對他造成最大的不公。明明白衣人一早開始襲擊，但他卻說成是林卓廷議員挑釁在先，除了離譜外，更完全違反常理。主席，我最後想談談一個邏輯問題。

建制派及保皇黨聲稱止暴制亂十分重要。

他們如此精明，又是"亞洲最佳"，堅守忠誠勇毅，為何沒有拘捕他這名始作俑者呢？事實是，當林卓廷議員能夠安坐議會裏，甚至協助警方調查"七二一"事件，便足以證明他是無辜的。事實亦證明，他只是被害者之一。提出譴責他的人，才是真正需要被捕和被調查的人。倒果為因，顛倒是非，是不應該在議會裏發生的。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解釋了我們今天為何支持胡志偉議員的議案，反對繼續譴責林卓廷議員。

主席，我發言支持胡志偉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不得就何君堯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主席，對於何君堯議員動議譴責林卓廷議員的議案，本會當然不應再採取任何行動。

整件事十分清楚，全世界皆知道"七二一"事件是整場"反送中"運動的轉捩點。林卓廷議員和他的同事恰巧在現場目睹及親歷其境，他們亦是受害者，並受了傷。最重要的是，他拍攝了一些片段，讓全世界看到真相。

為何會無人執法呢？為何白衣人可以如此囂張地胡亂打人呢？

如果我是主席的話，我斷不會容許他提交他所謂的"證據"。

一名當時被捕捉到與白衣人握手、舉起拇指說道"辛苦了"的議員，竟然控訴或譴責另一位當時英勇抵抗以致受傷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決定是否批准議案提交立法會，所依據的是《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如果根據主席的喜好作決定，我想很多議案未必會獲准提交立法會。

我希望張超雄議員明白這一點。

我聽到主席表示自己根據《議事規則》行事，而我亦無意挑戰你的裁決，但在《議事規則》以外還有判斷的。

這是違反常識的。即使你說這項議案完全符合《議事規則》，但你確實侮辱香港人智慧，同時也是顛倒了是非黑白。

至於後來的情況，我當然不會在此仔細複述。整件事幾乎直至半夜3點，據說警察終於出現，終於成功入村，但警察入村後卻不准記者進入。

真的不能想象，而當中白衣人打人，打了很多市民，其中包括孕婦，而這位孕婦後來也公開露面——她似乎也把部分樣貌遮掩——告訴大家當時事發經過，對嗎？當然亦有傷及記者，當晚一定有記者受傷，而受傷人士亦包括議員，該議員名叫林卓廷。事發當晚，我一直收看網上直播，一直忐忑不安，元朗那麼遠，那邊有沒有人去看看情況？我知道當時我們另外有議員在其他示威地點幫忙。

長話短說，我當晚真的很惶惑，眼前出現很多很多畫面，但與這個議會的議員相關的兩個鏡頭：第一個是看到......

林卓廷作為新界區議員，當晚他到現場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我即使不在現場，我也企圖幫忙打999，可惜打不通。可幸的是他可以到達現場，他有朋友和議員助理的幫忙，但他一樣被人襲擊——他是被白衣人襲擊的。

既然議員由人民授權，每4年都要接受選舉的洗禮，是否便無需理會其行為呢？

整群人不倫不類，各自為政，表面上黨性十足，實質各懷鬼胎。

主席，我們現時這項辯論，本來是由何君堯議員提出譴責林卓廷議員的議案。根據議案措辭，林議員涉嫌參與非法集會，挑釁其他市民，造成集體毆鬥。現時反對派議員再次提出議案，反對將這項譴責議案交付調查。這是簡單的背景。主席，"七二一"元朗事件，白衣人打人固然不對，亦要譴責及調查。但是，今天何君堯議員提出一件事，就是當天林卓廷議員有參與非法集會，挑釁別人參與，造成集體毆鬥，這件事都是當天發生的，而我亦相信公眾需要了解清楚這件事。所以，理論上，應該要調查。

大家都知道，早前已經有一項議案譴責何君堯議員，關於他在"七二一"當天的情況。

何君堯議員當天並不在現場，他在另一個地方，但當然，他被大家看到他可能與一些白衣人握手或豎起拇指，公眾看在眼中可能引起很多聯想，然後便會有很多意見。但是，我們是否有給何君堯議員機會解釋清楚？甚至現在有些同事描述當天的事件，包括何君堯議員當天出現的時間及地點，可能都未必準確。

現時何君堯議員選擇接受調查，他亦可能在調查時鋪陳一些大家未清楚知道的事實。但是，現時輪到林卓廷議員，他明明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如果他說不是這樣，便應該接受調查，查個水落石出，為何要全部人站起來反對呢？

現時與簡單用詞不當的情況不同，是牽涉參與非法集會，挑釁其他人，造成集體毆鬥。主席，我不引述下去，我尊重其他同事的意見，我不引述今天提交會議的一些資料，以及有關當天林卓廷議員說過甚麼的視頻，避免其他同事說不想聽、不想再談論那些事。

如果他們說事實不是這樣，前因後果不是這樣，當時的情況不是這樣，不要斷章取義，便應該交付調查委員會調查清楚，犯不着要所有反對派站起來，勞師動眾地說要反對調查。最後，我只能夠得出一個結論：反對派持雙重標準，合乎他們口味的，便立即調查；不合乎他們口味的，無論怎樣都要擋住。

同樣地，我希望他們對何君堯議員都要公道，現時他已經願意接受調查......

他是否需要我重新將何君堯議員列出的證據全部讀一次？

我希望周浩鼎議員可以澄清那個字眼，現在何君堯議員的議案內......

澄清與否由周浩鼎議員自行決定。

我覺得反對派不要再持雙重標準，或許這樣說，正正因為過去和現在他們都持雙重標準，縱容暴力，才搞成香港現在這個樣子。我覺得要搞清楚這個道理。

主席，我發言反對由胡志偉議員提出"不得就何君堯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其實，我剛才細心聆聽好幾位同事的發言。我特別同意鄭松泰議員發言的開首部分，就是《議事規則》第49B條不是用來讓立法會內持不同政見的人，為了彼此間可能因發生各種事情而產生的不同意見或紛爭，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調查。對於這一點我是同意的，因為要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議案很易辦到，只需由1名議員提出、3名議員和議，如果沒有議員反對，便可通過。

根據2009年12月9日本會的投票紀錄——我曾參與討論，因此很記得——民主黨投了棄權票。因為當時民主黨對相關事件持開放態度，同意進行調查。

陸頌雄議員說得對，對於顛倒事實及雙重標準，我們不夠反對派厲害。

如果反對派要求調查，現在便有兩項事情須予調查，其一是何君堯議員與白衣人握手，另一是林卓廷議員在車站內說粗話。

其實，兩位有關的議員均經由民選產生，因此我們必須尊重市民的選擇。本着此心，我們如果有機會加入調查委員會，應盡責行事。無論他們有沒有做過甚麼，我們都把事實及公正的結論交給社會，為我們的立法會取回公信力。

也許梁議員和她的同事應照一照鏡子，便會有我們這種感覺。周浩鼎議員說要公平公正，其實，要調查"七二一"事件，最佳方法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過，這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七二一"事件中，大家看到兩點。第一，數以百計白衣人毆打手無寸鐵的市民，包括元朗居民。

如果建制派、保皇黨知道相關事實，請他們告訴我們，為甚麼當時鄉事委員會、警察和中聯辦新界部主任"打龍通"。

當時整個元朗陷入一片恐慌，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市民找不到警察。

警察毆打黑衣人絕不手軟，射盲他人眼睛，打斷他人手腳也絕不手軟。

現在的委員會基本上不公義，立法會也是不公義。

我們明明看到在"七二一"當天，雞地一帶早已有人聚集，在鳳攸北街休憩處一早已有數百人張牙舞爪，襲擊市民。

可是，今天何君堯議員卻賊喊捉賊，他便是最有嫌疑的人。

當時，戲中的周星馳說："大人，怎可以把原告變被告，被告變原告呢？

"主席，周星馳所說的就是何君堯議員，何君堯議員就是常威，不知所謂。主席，今次最可笑的是甚麼呢？

這位"建制暗黑孖寶"竟然還說這些話，他們是保皇黨兩大負資產，是"負家產"。兩大"負家產"竟然還敢發言？

比賽期間，中國球員姜至鵬一腳踢向日本球員橋岡大樹的頭部，引起譁然，球證於是出示黃牌。

我特別能夠明白林卓廷議員的委屈。

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的恐怖襲擊後，我在7月23日與何君堯議員出席一個電台節目。

到了第二天，記者開始聯絡我，問我有否命人破壞何君堯議員父母的墳墓？我覺得提出這個問題已是很不堪的事情。正如現在的情況，竟然有人要求調查林卓廷議員有否引致"七二一"白衣人恐怖襲擊。

為何社會在7月22日便已有結論？

何君堯議員接二連三地以此策略把自己的責任轉移他人。

然而，真正的挑戰仍在後頭。

主席，這個現象非常恐怖。我由7月開始經常指何君堯議員是丁蟹，因為他不斷運用"丁蟹邏輯"。在電視劇集"大時代"中，丁蟹為自己辯護時說："我的確打死了方進新，但這宗案件的重點是'浪子回頭金不換'！"由此可見，"丁蟹邏輯"是要轉移視線，指摘方進新是一個很差勁的人，所以他亦應負上責任。這是第一層次的策略。然而，如果保皇派議員今天反對胡志偉議員提出的"不處理譴責"議案，便是比"丁蟹邏輯"更進一步，將虛假的事情包裝成事實，利用議會今天的辯論、其後的調查委員會，以及再之後的正式譴責議案辯論，連續3次製造假象，彷彿除了何君堯議員是"落水狗"、"身有屎"之外，連林卓廷議員也有問題。

我們容許假新聞登堂入室，更可能因為保皇黨的投票而連續在議會辯論3次假新聞。

可是，這次的林卓廷事件是倒果為因，指鹿為馬，惡人先告狀。

因為市民非常擔心和憤怒。

我們反觀今天在會議廳，所謂的受害人反而遮遮掩掩，他的黨友不斷阻撓，深怕有關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就此，我認為當中一定有耐人尋味的事情。

如果調查委員會是一面照妖鏡，哪些人最怕照這鏡子？

最可笑的是何君堯議員當晚不在場，但反而成為被告。然而，林卓廷議員帶同一群人在元朗站內出現，並且在那裏與人打鬥，反而成為受害人。

我希望對林卓廷議員說，他如果想還自己清白或令自己受害人身份成立，應呼籲黨友或友黨議員不要發言，因為他們繼續發言，可能令大家對事件更感興趣。事實上，最近社會不斷發生暴力事件，大家也不想看到。我們都是香港人，大家無仇無怨，為何要在某個地方打鬥？為何在過程中會牽涉議員？為何近日社會上不斷出現各種各類的暴力事件，而每場暴力事件總會看見某些議員出現？這才令我們感到非常害怕，而那些在現場出現的議員，今天力竭聲嘶地指控另一位議員，而那位議員是不在現場的。究竟是誰挑起事端？究竟是誰製造社會的暴亂？

我亦認為不應該冤枉任何人。我們不能冤枉何君堯議員，所以何君堯議員願意接受調查，我們亦不應該冤枉林卓廷議員，希望他也願意或主動接受調查。

昨天很多議員，包括動議議案的議員要求調查何君堯議員，而且是聲嘶力竭地要求調查，但他們今天卻反過來反對進行調查。

很多市民認為，"七二一"事件相當嚴重，我也認為這是悲劇。

所以，我認為進行調查可以讓公眾更清晰地知道，在元朗西鐵站發生的"七二一"事件的前因後果，讓我們對事件中使用非法武力傷害他人的人士有更多了解。當然，更令我們感到痛心的是，這場打鬥中很多人受傷，亦有很多人因而被捕及被控暴動罪。究竟有關事件是否暴動行為？

所以，對於何君堯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譴責議員的議案，我表示支持。

何君堯議員的指控是非常嚴重的。他指控林卓廷議員行為不檢，單是議案的第一句，已經令我摸不着頭腦，林議員如何行為不檢？

主席，我先說議案詳情的第一點。何君堯議員指"2019年7月21日傍晚，林卓廷議員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或參與由一批暴徒組織的名為'光復西環'的非法集會"。

究竟林卓廷議員當晚有沒有去過中西區？有甚麼證據顯示他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或參與何議員所說的"光復西環"的非法集會？

回顧以往的案例，例如某議員倒插國旗或其他行為，大家對事情有否發生並無爭議，只是對應否那樣做有不同看法。

如果提出一些並非基於事實的指控，就是很惡毒的誣衊。他這個動機已經錯誤，他沒有任何證據而提出"直接或間接地涉及"的指控，用自己想象出來的事去誣衊一位議員，本身已是非常不公道。所以，當我聽到多位建制派議員竟然支持何君堯議員，我便明白為何民建聯和工聯會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一敗塗地，新民黨亦然，原因是他們所做的事根本顛倒黑白是非。現時公眾最質疑的，就是何君堯議員的所作所為。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是有關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我看不到我的同僚如何違反《基本法》，如何不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只有一些傻的議員才會站在他那邊支持他，而他們亦不會有好下場，因為公眾的眼睛非常雪亮。

他說我是立法會議員，問我可否致電報警。當時我對他說，如果他已經報警，我相信警察會處理。

主席，多謝你的提示。

我知道，你不要干擾我，我很快就會說完。我當然支持胡志偉議員的議案。我剛才已經批評何君堯議員的指控沒有事實根據，並且顛倒黑白是非，不知所謂。

當時我覺得他十分勇敢，因為我也感到害怕。

市民做錯了甚麼？

元朗區新界西的議員在哪裏？他在該區有眾多鄉親父老，他不趕往現場，反而新界東的林卓廷議員前往了解市民遭遇甚麼災禍。

事件就發生在"七二一"之前，而襲擊林卓廷議員和元朗站內市民的，就是白衣人。何議員是否膽敢在上帝面前發誓，他沒有勾結這群白衣人襲擊香港人？

如果何議員還有一點良心，請自問做了甚麼錯事、壞事，招惹白衣人襲擊香港市民。所有當天在現場被打的市民，也一定選擇站在林卓廷議員那一方，他們全都是受害者。

主席，如果我們容許如此極不公義的議案，竟然可以在立法會進行調查，我相信立法會便不得不被改稱為"垃圾會"。然而，所有的事情也會有報應，第一次的報應已經發生在區議會選舉結果上。如果保皇黨不自我檢討，繼續包庇、縱容黑社會和白衣人，勾結警方一起對付小市民，報應將會繼續再發生。因此，我希望議會的同事用良心投下一票，支持胡志偉議員的議案。
在張超雄議員早前提出同樣質疑時，我已作出解釋，或許黃碧雲議員沒有聽到。

第九條是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而他現在正陷害我，這項議案是這個荒謬的年代、荒謬的議會，提出歷史上最荒謬、最不道德的議案。歷史會記下元朗"七二一"恐襲案頭號疑犯何君堯議員如何串同聯署人容海恩議員、姚思榮議員及潘兆平議員，試圖將黑社會無差別持械襲擊市民的事實，誣衊為因我挑釁而引致襲擊的事件。

主席，我改為說他們甘願淪為何君堯議員這個香港第一公敵的應聲蟲。這幾位議員不顧面子，行平庸之惡，附和及散播可耻的謊言。他們不譴責跟黑社會握手打氣的頭號疑犯何君堯議員，不譴責無差別持械襲擊市民的黑社會，不譴責縱容施襲者暴打市民的香港警察，反而譴責我，一個試圖到場迫使警方保護市民的民意代表。梁志祥議員問我當天有甚麼角色，問我為甚麼不解釋清楚。"七二一"後我會見記者，開記者會，做了很多訪問，他看不見嗎？

金庸小說中亦經常稱呼"小兄弟"的。他的議案最荒謬的是，我直接讀出來："2019年7月21日傍晚，林卓廷議員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或參與由一批暴徒組織的名為'光復西環'的非法集會。

主席，"屈"人也不能太離譜。我當天遊行之後，在灣仔一直留意西環和元朗的狀況，我最後決定由美孚入元朗站，我連中環、上環都沒有到過，如何在西環集結，又如何令西環的非法集會變成暴動？

主席，我看過何君堯議員創作的時間表，他由5分19秒開始起計，當中內容大多數是想象和歪曲的，扭曲了事實。他為甚麼要由5分19秒起計？

29秒：我到了元朗站大堂位置，我說："哇！"鏡頭影到地上有很多血，有一位女士按着頭，她在流血。1分10秒：我對市民說："我已經聯絡了元朗區的警官，要求對方盡快打擊元朗站附近的黑社會。"當時我未見到穿白衣的懷疑黑社會分子進入站內。2分11秒：我叫市民不要自行離開車站，外面有很多黑社會分子集結。

3分54秒：我再次叫他們不要動手。

7分40秒：我說"很離譜"。8分05秒："喂，不要入來，不要入來呀"。8分29秒：我叫大家不要後退，千萬不要後退，我在8分50秒有清楚解釋的，我呼籲閘內人士不要後退，否則對方一定會追入閘內打人。我總共20多次叫黑社會分子停手，他們一直在打人，我有甚麼選擇？我入元朗之前，已在美孚致電元朗警區的警民關係主任，叫他盡快阻止黑社會施襲。

"這些話其實只是試圖阻嚇黑社會分子施襲，但經何君堯議員這名頭號疑犯解說後，便變成挑釁。

主席，事實是我沒有去過西環，只去過元朗；事實是我去元朗，是希望向警方施壓，要他們阻止黑社會行兇；事實是我20多次叫停黑社會分子不果，於是希望阻嚇他們，說已報了警。

原來是我錯了，我被送離元朗接受治療後，警方曾來增援，但隨即轉身離開，最後有幾百名防暴警察來到南邊圍村外面，卻將黑社會分子放走。這便是香港歷史上市民對警方信任度的轉捩點，人們清楚看到警黑勾結、警察腐敗。

主席，"七二一"已經成為我們民主派議員的道德責任，我們一定要將這件事調查清楚，討回公道。

我感謝當天趕入元朗幫手的市民，以及無懼暴力威嚇的記者。主席，這些朋友代表香港人無懼威嚇堅守正義的精神，讓香港人在黑暗中見到光明，在這個荒謬的年代，堅持真理。我希望何君堯議員、潘兆平議員和容海恩議員此等保皇黨議員，如果還有一絲良心，便不要就一項如此可耻的議案投票。這是立法會歷史上最可耻、最不道德的議案，將一名受害人誣衊為施襲者，將是說成非，將黑說成白。

其實他身處現場應該知道，在我入元朗之前，在雞地、西鐵站已經有人被打傷，有一名廚師被人打至背部傷痕累累。

我受傷被送離元朗後，黑社會在午夜時分拉起元朗站鐵閘，衝入站內打人，打傷記者和市民，何君堯議員，那些是否又是因為記者挑釁呢？

主席，首先非常感謝林卓廷議員剛才慷慨激昂的陳辭。事實上，我認識的林卓廷議員以往在議會的發言相對冷靜。

這項議案比"莫須有"還要差，根本是"生安白造"，想盡辦法將林卓廷議員打造成為這件事的主謀。

這項幾乎沒有一句是事實的議案提交立法會後，大家真的要作討論，而在討論期間，胡志偉議員動議不得就這項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原因是如果這樣也可以繼續譴責，那麼譴責便會變成無日無之，因為成本和門檻非常低。

翻看何議員準備的文件，實在令人失笑，因為當中有無窮的想象力。

不過，回到一個老問題，就是要弄清是非黑白的問題。老實說，香港人是不會因為這項議案而誤會林卓廷議員的。

大家不是對罵，也不需要惡意的辯論，只是針對一旦要對這項譴責議案採取行動，會否造成對公眾的嚴重誤導。

然而，重點是"七二一"事件至今已有百多天，有很多人尚未落網。

至於為何不就何君堯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採取任何行動，是因為大家透過他的文件闡述，知道當中的事因根本不可信，甚至未能反映客觀事實。

究竟警方是否採取行動，抑或將事件像現在那樣繼續模糊化？

民意非常清晰，"七二一"是黑社會糾黨無差別地襲擊市民的事件，亦是很多人心中一道未治癒甚或從未治療的傷口。諷刺的是，真正在議事廳討論的議案，竟然是要求林卓廷議員回應。他只是在履行民選議員的職責，監督各政府部門的運作，包括香港警務處。

每一句、每一個字皆不是反映客觀事實。

難道我們要辯論太陽是否從西邊升起，然後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研究為何太陽從西邊升起？

大家很快便要投票，我呼籲公眾留意稍後的投票結果，因為這次的投票結果很可能會成為國際關注的事情，因為國際間對"七二一"事件有非常高的關注度。大數據告訴我們，外國很關注"七二一"事件中有否警黑合作。

這是無人可以否定的情況。如果要選最荒謬的議案，這項議案即使不入五大也入十大。

可是，其他人呢？我不想猜測其他同事的動機，只想呼籲公眾人士留意稍後的投票結果。

不過，我真的想知道這項議案的投票結果會否成為國際間關注的事情，甚或從中看出這個議會病得有多嚴重。我只是想提醒同事要謹慎投票。最後，容許我作總結。當日林卓廷議員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民選議員、是願意挺身而出的人甚至是任何一位香港人。他手上沒有任何可以用作抵擋襲擊的武器，有的只是道理。他到場只不過是希望大家不要動手，希望警方到現場處理。曾幾何時，我們學習報警，在警員到場後便會一視同仁、客觀地處理。何解"七二一"事件會變成香港人的傷口？

林卓廷議員只是履行民選議員的職責，試問他做錯了些甚麼，或是他可以做些甚麼？

因此，不要緊，根據《議事規則》，大家可以繼續就這項議案發言。如果仍然不信服便投票，看投票結果便足夠。我知道法庭也在跟進這宗案件，所以我們不便亦不需要在此討論是非黑白，因為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不過，我想呼籲大家不要再搞事了，這樣做只會令很多人難堪，我也不知道建制派是否包括在內。

其實，即使支持也不一定要在席，還有很多不同的表達方式。剛才鄺俊宇議員和林卓廷議員說得義正詞嚴，批評議案把事件中的原告變成被告。我想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一宗案例。這宗案例發生在1992年的洛杉磯暴動，成為傳媒界的經典案例。

是次暴動影響亞裔人士，當中包括韓國人。

其實在於傳媒，或林卓廷議員剛才提到的很多直播報道。

林卓廷議員又說被人毆打等。

甚至有人說何君堯議員......

主席，我想何俊賢議員澄清，誰說我以權謀私？

據我所知，有數十名民主黨的議員、幹事或黨員在退黨後撰寫了一封公開信，批評林卓廷議員以權謀私、毫無政治道德等，我只說其中一二。

今天有很多反對派議員指出，何君堯議員在晚膳後與某人握手，而該人的衣着可能與毆打市民的人士一樣。

問題在於精明的香港市民，要如何在紛亂的資訊中尋找事實真相，而不是人云亦云。

今天反對派提到握手一事，將帽子扣在何君堯議員的頭上，我認為並不公平。如果林卓廷議員認為自己如此冤枉，坦白說，大可以調查一下。雖然我不同意立法會在調查方面浪費太多時間，因為立法會議員中確實沒有這方面的專家，調查委員會可能只是政治角力場，但正如大家今天早上所說，立法會現在不搞政治還可以搞甚麼？政治與民生息息相關，如果我們連政治這場戰爭也不打，甚至打輸了，香港便更"無運行"。因此，我支持何君堯議員的議案，並反對反對派提出的議案。

他又提及甚麼白人陪審團，但香港是一個種族如此壁壘分明的社會嗎？很多人本來自命是中間派，甚或是建制派支持者，但都看不過眼元朗"七二一"事件。何君堯議員說林卓廷議員帶領黑衫人由上環到元朗"搞事"，請他提出證據。

直播及其後的新聞片段全都直指事件源於元朗的白衣人走進元朗站無差別地毆打市民。

胡志偉議員現在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提出議案，要求不得就何君堯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就是希望事情到此為止，大家不要再說似是而非的話。

如果我想指責何君堯議員，我大可隨便翻他舊帳，但我最低限度會查閱維基百科。

我相信，沒有人能夠接受社會縱容白衣人走進元朗站打人，而警方卻沒有執法。

民主黨的黃偉賢議員及當時的元朗區議員麥業成事發前亦曾向警民關係組反映有此消息，警民關係組告知會作跟進，但警方最後並無出現，以致發生當晚的暴力事件。

我無法接受黑白顛倒，是非不分。我希望大家明白，當林卓廷議員當晚不在中上環是事實，建制派也要砌詞誣衊他，這項譴責議案還有何說服力可言？

何議員議案第一段指出，林卓廷議員在西環參與名為"光復西環"的非法集會，但林議員當時並不在現場。

第二，這項譴責議案如果獲得通過，調查委員會得以成立，會增加秘書處的工作壓力，也涉及公帑的開支。如果立法會通過一項譴責議案，而譴責議案的內容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指鹿為馬，是否表示立法會同事作出判斷時，已喪失分辨是非黑白的能力？所以，我提出這項議案，建議不得就何君堯議員的譴責議案採取進一步行動。

這會成為立法會非常不好的案例。

我們要有能力判斷議案的內容是否事實的陳述。

對於何君堯議員的議案，大家應該從數個角度考慮。

就"七二一"事件，公眾理解到，當時白衣人早已聲稱，為了保家衞族而要展開反擊。

警方甚至與白衣人握手，即使看到白衣人手握武器，他們亦視而不見。這便是根本的問題。第二，如果我們不理事實，然後繼續辯論，最終同意繼續展開譴責林卓廷議員，這舉動不但欠缺事實基礎，亦會浪費公帑。

事實無可迴避的時候，結論亦十分清楚，便是不可能基於林卓廷議員在7月21日的行為，強行將一名履行職責的議員，一名當時保護站內市民免受白衣人攻擊的受害者變成被告。更重要的是，何議員的議案指控林卓廷議員在西環參與"光復西環"的非法集會，但林議員當時不在現場。

我謹此陳辭，請各位支持我提出的議案。
在我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各位，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胡志偉議員的議案如獲得通過，本會便不得就該項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如胡志偉議員的議案被否決，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須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議員議案。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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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聆聽你的發言。我只是提醒你，這項議案由你提出，而辯論範圍頗為狹窄。我有責任提醒議員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是否她赴英前告訴你，她去英國談論仲裁與她的私人仲裁業務無關？

最近香港水深火熱，當香港人正在尋找出路之際，我們的律政司司長哪裏去了？

主席，我不跟你爭辯。任何人只要留心議案內容，自會知道為何我們今時今日更加需要鄭若驊前來解釋她到英國的目的。

是繼續發展她的私人仲裁業務，抑或另有原因？

是否英國有很多仲裁生意和案件等着她？是否經考慮後認為還是別當律政司司長了，因為既會被人包圍，又不幸跌傷手部——我希望她無礙——所以覺得自己很可憐？還是有其他原因？

今天有傳媒報道，司長在英國時得到國家人員保護和呵護，其後更把她護送至北京。

這些都是題外話。

推廣仲裁是否比律政司司長眼前的其他工作更為重要？

為何律政司司長做出如此奇怪和費解的行為，認為今時今日去英國談論仲裁是香港的出路？我亦希望藉這項議案提醒大家，律政司司長其實不應同時從事私人的法律工作。箇中明顯的利益衝突，我相信連小學生都明白，但為何特區政府會容許此事發生？

如果將來再有新的律政司司長上任，會否也是一團糟？

如果將來再度委任律政司司長——如果鄭若驊的確有心辭職，可能很快便要委任另一位律政司司長——我希望不會再有類似情況發生。

香港人對律政司司長期望極高，而且不希望這些事件再次發生，這亦是我提出這項議案的清晰原意。

政府一直很清楚表示，希望將香港經營為一個國際仲裁中心，而眾所周知，鄭若驊非常擅長處理仲裁案件。正因為有這樣的聯繫，我們更要看清楚這位律政司司長在公、私之間是否做得乾淨利落，不惹人疑竇。

為何她不可以大聲清楚表明？

她位高權重，當天鄺俊宇議員問她是否考慮辭職，或為何還未辭職？

林鄭月娥經常說公眾不明白、不理解，那她身為律政司司長，好應該向我們解釋這法例，但她沒有，只說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這是不能接受的。

若她能向我們坦白道來，這樣大家都開心。

鄭若驊過去幾個月的表現的確引起公眾懷疑，她除了在任內未經申報提供仲裁服務，還可能在未經申報的情況下，為其他持份者提供服務，致使她犯了這麼多嚴重錯判，甚至導致她率領的團隊推出極度差劣的"送中條例"，激起全港多次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在過去半年，鄭若驊在"反送中"運動中失去蹤影，以及她急於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推出《禁止蒙面規例》。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10日發表在11月底至12月初進行對特首及問責司局長民望的調查結果，鄭若驊律政司司長的得分，是14.5分，她仍是問責司局長中得分最低，支持度淨值是-66%。張建宗司長剛才讀出他的劇本，一言以蔽之，就是林鄭月娥相信鄭若驊。張司長說，鄭若驊的所作所為沒有影響她執行公務，沒有構成利益衝突。有否構成利益衝突，要調查過才知。

但是，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司長是這樣，局長也是這樣，不肯直接回答問題，問一句答一句，答完都好像沒有答過一様。如果鄭司長肯清楚回答，而不是"擠牙膏"般，之後又被人揭發一些新問題，這項議案是不需要提出的。事情是怎樣發生的？首先，有傳媒揭發鄭若驊在上任律政司司長後，仍然負責一些仲裁個案，但沒有向行政會議申報，便引起傳媒極大關注。在報道刊出當天，鄭若驊才慌忙回應，即使她回應了幾次，卻越回應越引起大家懷疑，完全無法釋除公眾疑慮。

以前警察說一句："隻揪"，我都會寫信投訴，但現在我們已沒有時間和空間處理這些相對不太嚴重的事。

現在利益關係全球化，利益關係千絲萬縷，不是說一句沒有便沒有。有些是延後利益，有些是即時利益，有些是間接利益。

市民對鄭若驊的信任程度非常低，即使她幾次接受記者查詢，市民都不信她已說出事實的全部。鄭若驊過去是調解和仲裁專家，亦是"公職王"，她的丈夫是一間上市公司的主席，承接很多政府工程。既然鄭若驊上任初期仍然提供仲裁服務又拒絕申報，或漏了申報，甚麼形容詞也好；既然她上任時沒有清楚申報，我們怎能確信她沒有在任內為一些與她本人或她丈夫的業務有關的事提供服務？我又怎知道鄭若驊會否擔任一些不為人知，例如為離岸公司提供的服務，或間接制訂一些政策或決定，讓她服務的對象得益？因此，我支持此項議案，要迫使鄭若驊提供有關她擔任律政司司長期間所有所謂"秘撈"或"明撈"的資料。

在2月中，政府突然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結果會導致香港人或在香港的外國人——我們今次集中談內地——如果曾在內地犯事，有可能會被送返內地。當大家聚精會神把矛頭指向保安局的時候，大家記住，律政司亦要負很大責任。所以，"禍港三紅"不要漏了鄭若驊。在6月12日之前，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負責回答多位議員問題的......我沒有，我現在告訴你，我要論證鄭若驊有可能因為"明撈"，而影響到她在其職位上的表現。在這10個月裏，鄭若驊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處理，而她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有機會衍生一種利益關係。所以，我們要她公開所有郭榮鏗議員議案提及的相關資料，令公眾信服她在我們已知的幾宗仲裁與她現時或過去10個月有意、無意導致一塌糊塗的一些政策是否有關係。

人們稱這亂象為"完美風暴"，是設計也設計不來的一場風暴。

我們也不是強人所難，我們是根據《基本法》賦予議員、議會的權力，傳召鄭若驊。

有文書紀錄嗎？

政府受法例規管，如果調查下去，甚至可能會牽涉一些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關係到貪污的問題。

早期，香港與新加坡每年經常爭辦案件，但互有多寡，我們都爭取仲裁中心的地位。

主席，今天的議案是傳召律政司司長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交代律政司司長就任後參與涉及任何其他行業的行為。反對派今天的指控，主要是根據有報道——這不一定是真的，只是有人指出——指司長在去年1月上任後，參與3宗仲裁個案，質疑她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我明白反對派對司長有很多意見，但"建設派"對司長可能有更多意見，主要是拘捕了很多人，但檢控人數很低，法庭又沒有甚麼指引。

事實上，司長已多次解釋，只是反對派當耳邊風，繼續他們的政治追擊。

司長在上任時已獲特首批准可以繼續完成處理6宗私人執業仲裁個案，這6宗案件的實質爭議或聆訊、陳辭已經完成，僅剩下頒發判決或命令的程序，所以司長要求......大家也知道，特首請她出任司長，只是很短的時間，香港沒有人肯做，有能力的人大多不肯做這些重要工作，這是香港非常差的一件事。

由於僅剩下頒發裁決或命令的程序，所以司長要求特首批准她完成手上的仲裁工作。我相信這是一個十分合理的要求，也是負責任的表現，因為國際仲裁需要很長時間。

至於今次傳媒指控司長參與3宗仲裁個案，其實有兩宗司長已經向特首申報，另一宗在上任前已向仲裁庭辭職，所以不需要申報。司長解釋，兩宗申報個案涉及投資者與西班牙政府及羅馬尼亞政府之間的投資爭議，兩宗個案的中間程序在她上任時已接近完成，她參與的工作很少。司長認為，如果聽完陳辭後不寫裁決，將案件放下不管，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會破壞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多年來由多人辛苦建立的聲譽。司長又指出，在去年1月至4月，3宗個案分別完成階段性的工作，所以她決定辭職，並已通知3宗個案的相關人士，另外其他已申報的個案均在去年7月1日前辭職，所以她在7月1日之後的個人利益登記冊上沒有申報有關個案，因為根本無須申報。同時，3宗個案均已委任新的仲裁員，繼續案件餘下的審理程序。因此，這3宗個案雖然仍然進行審理，但司長已經沒有參與，現時亦沒有任何其他仲裁案件正在處理。主席，司長的解釋其實很清楚，所謂的3宗案件，其實也不是新案件，有兩宗已經申報，另一宗上任前已經辭職。所謂沒有申報個人利益，是因為她已經辭去所有仲裁員的工作。由於3宗個案仍然進行，因此有人推斷司長仍然參與其中，實際是3宗個案均已再委任新的仲裁員，繼續餘下的審理程序。

正如我剛才所說，大家對司長很多工作不滿意，但我們今天不是討論律政司司長工作是否稱職。大家可否在一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社會中做一股清流，是其是，非其非？

有證據嗎？

這種作風害死香港。所以，現在要傳召司長和特首辦主任，調查司長有否"秘撈"，我認為必須實事求是，以事實為根據。

首先，我認為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司長之腹"。

他是法律界的代表，但我認為他連村代表也做不來。

主席，陳健波議員說得很正確，他作為立法會代表，曾宣誓會擁護《基本法》。《基本法》中有兩個主要的主導思想和原則：第一，要保護中國領土完整，統一主權；以及第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我發言支持郭榮鏗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傳召鄭若驊解說她涉及的非公職工作的議案。

律政司司長為何需要繼續處理這些具爭議性的工作？

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她上任至今，圍繞她和她丈夫的安樂工程集團的爭議沒有減少。潘樂陶先生與鄭若驊女士都是安樂工程集團的大股東，該集團最少有1宗工程與政府有關，就是牛潭尾濾水廠和大埔濾水廠涉及1億3,000萬元的工程維修合約，但沒有經過招標。

1億3,000萬元的政府工程無須招標便批予律政司司長的丈夫，政府還要若無其事，出來"盲撐"。這事令公眾對政府失去信心，也令香港法治的形象低落。為何我們一直說，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和法治，令國際投資者繼續在香港投資？為何會有這樣的律政司司長？怎能幫助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委任這個人擔任捍衞法治的律政司司長，如果不是悲劇，就是笑話。

我們要求法治有很高的質素，也要求檢控人員及律政司司長有很高的質素，這點很重要。

作為律政司司長，她是否應該有更多承擔？

最近，由於有關公司涉及公平競爭，被競委會調查，當中牽涉太多爭議、太多黑幕，以及太多令人擔憂的事宜。

她是公職人員，但她連自己的身份也不顧，政府為何還要"盲撐"她？對公職人員的要求應該很高。

這是否最公道的做法？

為何特區政府會淪落、墮落到這個田地？

如果繼續容許這種質素和水平的人擔任律政司司長，香港法治便會蕩然無存，外界對香港更會失去信心。我們如何吸引外來投資？

政府和反民主派根本不應該反對，反而應該站出來，支持通過這項議案，讓圍繞鄭若驊的所有謎團、醜聞、黑幕都被揭露出來。如果她光明磊落，心中無鬼，便不需要害怕。

主席，我發言支持郭榮鏗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及十項，傳召律政司司長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出示有關文件和作證。律政司司長民望低或信譽掃地，我也不必多說，但我想不到陳健波議員竟然要求提出這項議案的郭榮鏗議員向鄭若驊道歉。她令法律界蒙羞，令香港蒙羞，未上任已是醜聞纏身，而上任後亦無法就僭建風波解釋。

她上任前的僭建風波，我們暫且不說，但其實僭建曾令唐英年"落馬"，並令梁振英臭名遠播。

律政司司長有份參與作出仲裁，甚至以仲裁庭主席的身份發出程序命令。

因此，這些案件根本沒有可能已接近完成，所以絕對是撲朔迷離。究竟鄭若驊在任期間曾經處理多少宗國際仲裁案件？

這間公司前陣子掛牌上市，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權股披露，原來鄭若驊作為配偶在上市當天被視為持有權益的人，但她有否作出申報？在公眾可以查閱的行政會議申報中是找不到的，那麼為何她沒有申報？這間公司是現時全港最大的機電工程服務供應商，根據報道，在上個財政年度，這間公司獲政府批出12億元的工程合約。事實上，過去數年，這間公司跟政府的關係非常好，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這間公司的收入當然是以億元計，但原來其中五分之一是來自政府工程。

我們無從得知，亦沒有顯示她曾就這方面作任何申報。

葉劉淑儀議員剛進入會議廳，我記得她在今年5月曾經公開表示，這位律政司司長可能違反了行政會議的申報程序，而這當然是與物業有關的。最近司長再次牽涉有關物業的問題，就是她突然申報現時官邸似乎並非用作居住用途。

主席，如果律政司司長不親自提交所有相關文件，並交代公司的一切利益關係，全部放在太陽之下，我們如何能夠向公眾交代呢？我不是不滿她前往倫敦，但香港現時面對這麼重大的社會矛盾及危機，她卻在倫敦逗留這麼長時間，回港後不久又表示要搬遷。我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政府還要出來反駁和維護。

那些議員提到律政司司長很可憐，說得好像她擔任律政司司長的犧牲蓋過了一切，但不好意思，有這種司長所謂"服務"香港人，受罪的就是香港。

所以，何君堯議員在法律界的地位確實是超然的。當他失去了英國大學的榮譽法律博士學位後，立即便獲得中國政法大學為他彌補被人褫奪了的博士學位。

其實，我最初也不明白，為何中國政法大學要頒發給何君堯議員......我現時是在回應何君堯議員剛才對我作出接近10分鐘的批評，他說我不夠水平提出這項議案，又說我不夠水平擔任法律界代表。

主席，我離題了，我知道你想停止我發言，但我想指出，這並不是一個公平的比喻，相信中國法政——對不起，我常常說錯，是政法大學——頒發給他......

好的，主席，那麼我讚揚法律界前輩何君堯議員便唯有到此為止，不能夠繼續說了，下次有機會時，我會繼續向何君堯議員請教。主席，今天討論的議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如果當局完全沒有需要隱瞞，全部也是按照程序填寫表格和申報，便應該拿出文件來讓全世界看，證明律政司司長的委任程序完全沒有問題，亦沒有人違反規定及涉及利益衝突。這樣才可以令人對這個委任制度有信心，認為它健全及沒有問題。所以，他們應該交出所有文件，我相信如果像謝偉銓議員和"收成波"陳健波議員剛才所說，事情是完全沒有問題，那麼便請拿出文件來。

所以，他們無須在議事廳上為鄭若驊護短及說好話，如果她完全沒有問題，就把文件交出來吧。主席，為何我今天要提出這項議案，就是由於很多市民也很關心在問責制下的委任制度是否出了問題。